早晨，主席，房屋是今屆政府"重中之重"的政策，昨天議員已就謝偉俊議員的議案說了很多。不過，我今天想強調，房屋不單是單位的數量，亦不單是"有瓦遮頭"，甚或單位的面積，也要顧及當區的環境，特別是社區配套，包括就業機會、交通安排及與菜市場的距離等。我明白政府增加住宅單位的用心，但種種跡象皆令我擔心，當局在"迎難而上"覓地建屋的同時，社區配套根本未能跟上，甚至連社區用地都變成屋地，以致在改劃方面遇到不少反對聲音。如果無法解決當中的矛盾，政府官員只會徒勞，而輪候"上樓"的居民亦會受苦。當區居民面對政府冷待意見，對施政感到失望，形成一個"三輸"的局面。因此，在今天完成有關房屋的辯論後，我們也要關心社區配套。回顧八九十年代新市鎮的興建模式，發展通常都是整區規劃的，所以一個新區內既有房屋，亦有社區設施配套。雖然有時候社區設施的步伐未必與人口增長一致，但最低限度也會預留用地，未獲提供若干設施只是"時辰未到"。不過，今屆政府中、短期房屋的主力工作，卻是改劃150幅已發展區域的土地，增加住屋供應。因此，這些新發展除了提供住宅外，幾乎不會亦不可能提供任何社區設施，以支援新增人口的需求，只能靠現有設施來應付。當然，當局每次諮詢區議會均會提供大量數據，證明新增人口不會對原有的居民或社區造成負面影響，但當區居民的親身感受卻是社區爆滿、場地預約額滿及服務不足。我服務新界西，亦居於新界西，對於社區爆滿可謂感受甚深，而元朗更是典型例子。

這些設施不論是街市、社區會堂、劇院、泳池、圖書館或體育館，除了要應付16萬元朗市人口外，還要應付10萬多的鄉郊人口甚至部分屯門居民。如果我們不把元朗南及洪水橋等大型發展計算在內，單是改劃土地，未來元朗將會增加42,000個房屋單位，相等於12萬人口。可是，政府有否為這些新增人口增加社區配套？當然，官員稍後回應時可能會說，位於元朗的全新體育館及圖書館即將投入服務，而元朗大球場亦會重建，旁邊還會興建一座綜合服務大樓。首先，體育館及圖書館的確是新建的，但卻是十多二十年前的規劃，根本追不上人口增長。至於大球場的重建工程，主要是重建觀眾席，但依然只得一個球場。此外，元朗區綜合服務大樓更要動用社區重點項目計劃的撥款，還要加上當區人士籌款才得以動工，所以嚴格來說，並不屬於政府的主要規劃。主席，元朗市的情況並非單一的例子，我相信其他同事在稍後發言時，亦可能會舉出其他不同地區的例子，這種情況其實十分普遍。不過，由於時間問題，我想集中討論《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問題，以及今天我要求更新這套標準的原因。一般而言，《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社區設施均與人口掛鈎，例如每50,000至65,000名人口便獲提供一個體育館，以及每10萬名人口便獲提供一個11人標準足球場。然而，部分社區設施如公眾街市、社區會堂，以及劇院或藝術場地等，則與人口並無關連。興建與否及何時提供皆取決於3個字："按需要"。主席，從事地區工作的同事經常接獲投訴，指藝術表演場地不足，社區會堂或社區中心經常預約額滿。根本的原因是《規劃標準》並沒有就藝術場地及社區會堂訂定任何客觀標準，一切都是"按需要"提供。結果，10年前，葵青區及荃灣區各有一個大會堂；10年後，雖然人口增加了，但卻依然只是各有一個大會堂。當局可能會說，根據數字顯示，這些社區會堂或大會堂的使用率只是七八成左右，所以沒有增加的需要，亦沒有迫切性。不過，我想強調，社區會堂是全日開放的，當中有不少時段，例如中午12時至2時及黃昏5時至7時，都被形容為"垃圾時間"，是"買餸"、食飯的時間。

然而，這些時間卻佔了社區會堂開放時間約兩至三成。換言之，在正常情況下，如果一個社區會堂或大會堂的使用率達七至八成，基本上已是充分使用。

正如東涌便是一例，如果按人口進行規劃，很多社區設施可能連"入門檻"也過不了。不過，一旦社區設施的需求出現嚴重落差，將不僅會影響居民的生活質素，更會衍生社會問題。在2004年天水圍發生家庭慘劇後，當局曾進行一項檢討，有關的報告批評天水圍北的規劃嚴重失衡，公共設施及康體設施嚴重缺乏，圖書館、足球場及泳池全部欠奉，形容社區環境惡劣。雖然社區設施不足並非悲劇的成因，但卻容易成為社會問題的土壤，不容忽視。主席，除了沒有標準外，《規劃標準》所設定的部分標準亦不大合理，對社區造成極大困擾。我們留意到，每逢月初便會有大批市民在荃灣多層停車場通宵輪候，因為他們擔心未能申請車位，情況與輪候公屋和學位大同小異。究其原因，除了政府關閉大河道多層停車場及收回附近3幅臨時停車場用地興建私人住宅，"一口氣"取消1,300個車位外，更大的問題是《規劃標準》內有些新標準"堅離地"。2014年2月規劃署修訂了《規劃標準》，規定地積比率逾5倍的大型住宅項目，車位數目供應需要減少一至兩成半，而中型的住宅項目，車位數目更要減少三成。我們推算，以一個以中小型單位為主的樓盤為例，如果地積比率逾5倍，並位於港鐵站附近，整體車位數目可以減少四成四。

政府這邊廂將臨時停車場改劃為住宅，那邊廂又減少車位的供應，形成"兩頭縮"，結果大批車輛被迫停泊在街上，這樣既助長"炒風"，亦衍生交通問題，結果令市民深感憤怒及不滿。此外，當局在2009年修改《規劃標準》，將公眾街市供應與人口"脫鈎"，自此街市便是"零規劃"，造就領展獨大的局面。我們在上月曾就此問題進行討論，所以我不會在此重新闡述。主席，由於時間關係，最後我想談談原議案內"社區設施的專項基金"的問題。這項建議的目的是希望政府興建一些在社區已有共識並有迫切性的社區設施，例如2009年提出興建上坡地區自動扶手電梯和升降機系統，以方便居於山腰的居民，特別是長者及殘疾人士出入。可是，由於撥款的優次問題，這些工程的進度一直非常緩慢。我們設立專項基金，例如上坡工程基金的構思，是希望以專項專款的用途，可以令這些工程盡快上馬。我希望同事在稍後考慮我們的議案時，同時亦會考慮這個用意。我們主要是希望一些沒有爭議性的工程可以早日上馬，令居民受惠。主席，建屋的問題已令市民非常擔心，而主要的矛盾亦未獲解決。政府不斷將土地規劃為住宅用地，並採用"插針式"的方法建屋，原先的社區用地皆變成住宅，以致人口不斷增加。如果政府不修訂《規劃標準》，增加適量的社區設施、車位及街市，我相信市民對於建屋的憂慮將仍然存在，由此而起反對的意見亦將令整體建屋速度減慢。所以，我們希望通過這項議案，令政府改變社區設施的供應，令市民安心，然後加快建屋。主席，我謹此陳辭。
陳恒鑌議員，請動議你的議案。
主席，我動議我的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恒鑌議員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有7位議員要就這項議案動議修正案。本會現在就議案及7項修正案進行合併辯論。我會依次請要動議修正案的麥美娟議員、盧偉國議員、易志明議員、陳淑莊議員、尹兆堅議員、梁耀忠議員及姚松炎議員發言；但他們在現階段不可動議修正案。

主席，我首先感謝陳恒鑌議員動議原議案。政府近年以增加公私營房屋供應為首要工作，但往往未有相應增加社區設施。昨天本會正好就促請政府盡快制訂合適的房屋政策進行議案辯論。正如我發言時強調，落實建屋目標，必須有土地供應互相配合，以及各類社區設施作配套，包括泊車位、公眾街市、文娛及康體設施等，才能為市民提供優質的生活環境。因此，我與香港經濟民生聯盟的同事基本上同意陳恒鑌議員原議案的建議，促請政府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相關的《城市規劃指引》，以及設立優化社區設施的專項基金，善用閒置空間或土地，並預留財政及行政資源，以回應市民對優化社區生活環境的合理訴求。我動議修正案，有數項重要的考慮因素，旨在從一個更長遠、全面的角度探討這個課題。首先，我們必須了解《規劃標準》的主旨、作用及局限。《規劃標準》列明政府釐定各類土地用途及設施選址的準則，並且提供指引，釐定各類發展的規模、密度及所須的配套設施，不但影響土地及財政資源的分配，而且關乎對未來發展的規劃，其重要性不容置疑。然而，《規劃標準》旨在提供基本的指引，往往以量化形式，為一些設施訂明上下限要求，較側重技術因素，未能充分反映社會對不同政策範疇的資源需求、各項規劃的輕重緩急，以及各類土地用途及基建配套的權衡取捨。例如《規劃標準》欠缺前瞻性，未有配合產業政策而增加工商業用地的規劃，明顯存在局限性，反映本港多年來缺乏妥善的長遠規劃。由於過去欠缺妥善的基建規劃，工程業界深受其害，一則"做死"，一則"餓死"。我在2013年10月提出議案，促請政府制訂長遠基建規劃，議案在未經修訂下通過，顯示大多數議員認同該議題的重要性。香港現時處於全球化競爭激烈的環境，內部又出現人口增長放緩及漸趨老化，新一代亦需要有向上流動的機遇，無論對外對內都面臨重大挑戰。特區政府必須盡快制訂長遠的綜合城市規劃，除增加基建項目外，亦應着眼本港未來二三十年社會發展所需的長遠基建規劃，制訂關乎人口政策、城市發展、土地規劃、房屋供應、產業政策、綠色基建、交通物流、人才培育、優質生活等範疇的整體規劃，審時度勢，有序推動落實大、中、小型工務工程，令新一代有更好的發展機遇，以確保可持續發展。同樣重要的是，長遠的綜合城市規劃必須配合人口變化的趨勢，兼顧經濟、民生發展的整體性。即使政府求地若渴，要盡快增加房屋供應，亦要確保在短、中、長期經濟發展之間，以及在不同土地用途之間尋求平衡，更要顧及不同政策目標的落實。既要增加土地及房屋供應，亦要落實全面及平衡的產業政策，增加工商業用地及基建配套，同時要有周詳的交通網絡及社區發展規劃，設法促進各類經濟活動，為新發展區的居民提供就業機會，以應付短、中、長期的不同發展需要。本會今天探討的主題既然是關於更新《規劃標準》和《指引》，便不應只着眼於修訂《規劃標準》個別項目指標，而應考慮上述提及的長遠綜合城市規劃的整體藍圖。

《香港2030+》旨在為香港跨越2030年的整體空間規劃，土地和基建發展探討策略和可行方案，並將香港定位為亞洲國際都會，以可持續發展為總目標。政府提出三大元素，即規劃宜居的高密度城市、迎接新的經濟挑戰與機遇，以及創造容量以達致可持續發展。計劃包括規劃足夠土地和空間，以推動經濟領域多元化及優質就業；支持創新科技與合作；加強交通基建的配套設施；以及為老齡化社會採用長者友善式規劃等。在長遠規劃中納入這些元素，回應了社會各界的期望，值得予以肯定。這些元素適用於對《規劃標準》和《指引》進行相應更新，以收相輔相成之效。《規劃標準》和《指引》只用作一般參考，不具法定約束力。對於有建議賦予《規劃標準》和《指引》法定地位，規定當局處理規劃申請時必須遵從，我和業界均有保留。此舉會削弱政府規劃的彈性，未能因應個別發展項目在整體規劃中的優先次序，不同的政策範疇和相應的資源分配等因素進行權衡取捨，亦增加業界不必要的合理成本。因此，政府必須審慎處理。

例如硬性就開設公眾街市和小型圖書館訂立指標，未必能夠達到資源有效運用，應考慮不同社區的需要，避免"一刀切"。今天討論的課題不單關乎本港長遠發展和綜合城市規劃，同樣影響土地及財政資源的分配。

主席，人口不斷增加，市民對住屋的需求越來越殷切。有見及此，政府積極覓地興建房屋以回應市民的需求。雖然政府表示在進行規劃時會參考《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但有關標準是否仍然能夠切合實際所需，實在令人懷疑。此外，政府現時為了達到每年48,000個單位的建屋目標而"盲搶地"，完全忽略配套設施的標準。除了原議案中提到公眾街市和文娛及康樂設施不足外，我認為不足的還有交通配套，特別是車輛支援設施，包括各類車種的泊車位、供起卸貨物及上落客的地方，以及車輛維修工場等支持經濟活動的配套設施。政府的交通運輸政策以公共交通為本，但隨着人口增加和新市鎮的發展，公共交通配套往往無法滿足市民的需求，不是沒有鐵路服務，便是鐵路在通車時便已飽和，再加上轉乘帶來不便，令市民對私家車仍有一定的需求。過去5年，整體車輛數目已增加16%，平均每年增加3%。截至今年9月，全港已登記車輛約有81萬部。眼見車輛數目不斷增加，但特區政府卻沒有推出相應政策配合，只是一直向車主"開刀"，透過不斷增加養車成本，例如增加車輛首次登記稅、牌照費、違例泊車定額罰款及計劃推出的電子道路收費等，減低市民的買車意欲，藉以減少車輛的數目，以為這樣便可以解決所有道路問題，包括道路擠塞和路邊空氣污染等。然而，觀乎香港人擁有車輛的比率依然與日俱增，便知道政府的政策方向並不正確。我們可以看看新加坡的情況，當地市民在購買汽車前，必須先在市場購買一張"擁車證"。雖然當地的車價加起來較香港貴1倍，但在過去10年，新加坡車輛數目的增長亦高達33%。所以，單靠財政措施根本無法解決車輛數目增長的問題。道路擠塞的其中一個原因是違例泊車，商業購物區和工廠區的情況尤為嚴重。歸根究底，違例泊車的原因是泊車位不足，司機只能冒着被抄牌的風險，把車輛停泊在所謂的禁區。可是，政府一直沒有落實解決泊車位不足的問題，貨車沒有上落貨點，公共車輛也沒有上落客點，單純加強向違泊者執法，我認為是本末倒置的，根本沒有對症下藥。車輛數目增加亦衍生泊車位需求的問題。我在2013年已經向政府反映泊車位嚴重不足的問題，並要求政府進行第三次泊車政策檢討，但政府卻一直在"歎慢板"。政府一向只以短期租約土地作為臨時停車場，如果有某類車輛的泊車位明顯不足，便在新的短期租約訂明該類車輛的泊位需求，以滿足市場的需要。然而，由於整體車位供應並沒有增加，因此，這只不過是"塘水滾塘魚"，並沒有真正解決問題。

再者，多幅用作臨時停車場的短期租約土地已先後被收回作建屋之用，導致車位短缺的問題進一步加劇。面對泊車位不足的問題，政府利用閒置及未有發展的土地，以短期租約形式推出臨時停車場紓緩泊車位供不應求的問題，是治標不治本的，只可以暫時"止咳"。由於政府是以短期租約方式推出土地，約滿後又會重新招標，並以價高者得的招標競投方法推出土地，所以租金不斷被推高，導致泊車費亦不斷增加，進一步加重車主的負擔。一旦短期用地被收回，在該處停泊的車輛便會再度流離失所，被迫外遷停泊，令其他地區的泊車位壓力有所增加。很多"搵食車"都面對泊車的問題，例如可能會被大家忽略的學童車及私家小巴。為了方便開工及照顧車輛，一些學童車的司機通常會把車輛停泊在所居住香港房屋委員會轄下的屋苑或鄰近屋苑的停車場，但這類車輛的車身既高且長，故此只能夠停泊在停車場的貨車車位。由於政府過往一直沒有考慮學童車的泊車需要，所以屋苑停車場的泊車分類只有貨車、私家車及電單車3類，而沒有學童車及私家小巴的類別。

雖然領展願意向地政總署提出有關的豁免申請，但所涉費用則會轉嫁車主身上。事實上，可供學童車停泊的公眾停車場的數目極為有限，如果學童車被迫停泊在其他私人停車場甚至其他地區，不但會加重車主的經濟負擔，更會令社會成本增加，因為車流增加必然會增加道路的負荷，並令路邊空氣污染的情況惡化。對於泊車位不足的問題，政府應盡快進行泊車政策檢討，並因應結果更新《規劃標準》內有關泊車位的標準，以應付實際的需求。此外，車輛維修也是汽車行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妥善的維修保養有助減少道路交通意外及改善路邊空氣質素，但政府的規劃卻往往忽略了車輛維修這一環。現時，大部分的車輛維修工場均設於舊區，但它們亦正因舊區重建而面臨迫遷。

如果無法找到合適的地方，它們只能夠結業。事實上，車輛及車輛維修均是民生的一部分，因此，政府在進行規劃時，必須預留地方設置車輛維修中心，令現時因舊區重建或安全問題，不獲業主續租而被迫遷的中小型維修車房有"落腳地"。如果把車輛維修中心集中於一幢多層樓宇，一方面有助集中污水、廢氣及廢油的處理，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另一方面亦可以透過良好的規劃，改善工作環境，提升從業員的專業形象，吸引年青人入行，有助解決現時行業出現青黃不接的問題，亦同時能夠提供一個培訓新血的集中地，讓車輛維修業能夠持續發展。車輛一直被指是空氣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源頭之一，因此，為改善空氣質素，全球最大型的汽車生產商已表示會在2050年，全面停止生產有排放的燃油車輛，德國更表示將會在2030年禁售燃油車輛，故此零排放車輛如電動車將會成為全球趨勢。現時本港已有大概6,000多部電動車輛在道路上行走，是2010年的68倍，但僅佔總登記車輛不足1個百分點。不過，零排放的電動車輛將無可避免地成為大勢所趨。要令電動車更普及，便要解決最基本的充電問題。香港現時已經設有1,400多個公用電動車充電設施，但要鼓勵更多市民使用環保的電動車輛，必須令到充電設施成為基礎設施。因此，政府應該盡快檢討《建築物條例》，日後新建樓宇的泊車位必須附設適當的充電設施，迎接電動車的來臨。主席，我謹此陳辭。

第一項修正是關於增建醫療設施的。香港的公共醫療可說尚有極大的改善空間，特別是床位不足的問題。關於這方面，敝黨的郭家麒醫生稍後便會詳述。

當局應該考慮社區會堂的人口標準，方便居民舉辦活動。此外，每20萬人口亦應有一間分區圖書館。我不知道主席最近一次到圖書館是何時，但當局應該全面調查現時各區尚欠多少間圖書館。大家都知道，育嬰室也是近期相當熱門的話題。當局在考慮提供公共設施之餘，會否要求在人流較高的商場闢設育嬰室設備？第三項修正是檢討各類學校的標準。我想特別指出，中小學課室的標準並不是根據小班教學而訂定的，例如每25.5名學童便有一個小學課室，而每40名青少年便有一個中學課室。因此，我建議重新檢討中小學課室的標準，以配合教育發展的需要。香港實在不應該再有"火柴盒"學校，所以我很希望可以提升校舍質素。至於特殊學校則並無既定標準，有特別需要的學生根本一直被忽略。第四項修正是為大專教育制訂標準。現時大學學位並無既定標準，但大學的入學率卻相當低，只有18%，相比歐洲的50%或新加坡的25%，香港青年人要升讀大學可說是競爭非常劇烈。政府近年經常說要提高競爭力，卻一直沒有增加大學學額，只顧開發基建，空談增加多少個核心商業區，而東大嶼便是其中一個目標。徒有硬件但沒有相應的人才培訓，試問怎能提高我們的競爭力呢？第五及六項修正都是關於康樂及休憩用地的。我在修正案中要求政府就市民的休憩習慣進行全面研究，因為上一次進行研究已是上世紀1995年的事，現時的標準可能有需要作出修訂。《規劃標準》對休憩用地有非常詳細的定義，簡單而言，每名市民最少要有1平方米的休憩用地。當局應該提供數據，說明目前的休憩用地是否能夠滿足這項規定。此外，我亦特別關注綠化地帶。《規劃標準》訂明，綠化地帶"位於市區邊緣地區和郊野地區的林地和植被土地，用以限制城區發展無計劃地擴散"。可是，發展局局長陳茂波前年竟然指出，改劃綠化地帶是公開、透明、合理的，而且僅1%的綠化地帶便可提供89,000個住宅單位，而且其中七成是公屋，社會必須作出取捨。在開發綠化地帶後，下一個目標是否特首夢寐以求、神聖不可侵犯的郊野公園呢？最後，我想談談香港保育政策失當的問題。《規劃標準》的第十章是關於自然保育和文物保護的，但在香港現今的發展邏輯下，除經濟發展外，大自然和文物皆可以隨時拆毀，亦有需要讓路。發展局局長身兼古物事務監督，對於近年香港古蹟的凋零實在難辭其咎。本港不少文化遺產都是毀於他的手中，但他依然只顧覓地建屋，致令很多歷史建築物瀕臨清拆。在剛過去的周末，局長還在其網誌表示發展與保育其實並不對立。

雖然它見證了香港歷史的發展，但陳茂波卻一直冷待，現在評審小組更建議不賦予評級。

《香港2030+》的規劃便是要拆毀和消滅香港的歷史及真相，不斷移山填海，大興土木，以為這樣便是香港未來的願景，這是大錯特錯的。我希望我提出的修正案可以令其他議員認真思考，優化生活環境並非單純興建商場、基建、寫字樓，還應該包括保護環境、社區和歷史建築物，這些設施是必須的。換言之，我們必須支持本土文化和集體回憶。

主席，近年來，香港社會經常討論，究竟我們是在社會上生存還是生活？根據目前香港的居住環境和社區環境，我們很難界定自己除了生存以外，是否擁有真正的生活。

但是，我們看到的情況卻是背道而馳。

我們感到莫名其妙的是，為何修改一項規劃標準，不是改得更好，而是用行政措施更改後，部門便不用負責，因而不會出錯？

今天，我的發言主要集中討論泊車位、街市和文康設施，民主黨其他議員稍後會就其他部分作出補充。主席，在泊車位方面，我們的原則是，我們不會盲目要求興建或建設很多泊車位。香港需要車位，同時也需要控制車輛的增長，我們要取得平衡。

很多大型貨櫃車及旅遊巴長期佔用街坊所說的"梗位"，而這些"梗位"都是非法的。

2011年，私家車領牌數字約為434,000，到了2016年10月，有關數字急速上升至532,000，升幅超過兩成。

不論議會同事有否駕車，他們在假日到商場附近、與家人飲茶或與街坊交談便會知道，商場周邊總會塞車。其中一兩條線總是"打蛇餅"，駕車人士都要等泊車。我覺得這個情況不尋常，而且已經持續一段長時間，當局沒有藉口不予正視。至於公園，全港多個地區也有文康設施、公園和休閒用地不足的情況。

區內的青年人、老年人或其他民眾，如有需要使用社區設施或文康設施，也要拼個你死我活。每年到了考試季節，要到圖書館、自修室的莘莘學子也很可憐。

主席，我覺得葵青的例子相當鮮明，因為有一幅葵涌公園用地一直空置，只是在"曬太陽"。

但是，沼氣問題後來已獲解決，當局亦已在2000年證實沒有問題，並將公園交還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

土地是香港十分貴重的資源，我真的不明白，當局為何一方面不提供足夠設施，另一方面不開放現有資源、土地或設施？

我希望今天局方可以作出回應。至於公營街市，大家也知道，我們早前特別提出一項議案討論這問題。我在修正案也提及，根據原來的《規劃標準》，每55至65戶家庭便應設立一個公營街市檔位，或每1萬人應設立約40至45個檔位。

大家也知道，新建的公營街市會是一座綜合服務大樓，裏面會有我剛才提及的社康設施，包括圖書館、室內游泳池或運動場等。我真的不明白，為何政府不願意按照這個標準來提供適切的服務，讓到圖書館或買菜的市民可以得到應有的服務。此外，我想指出，由於政府不肯執行有關的《規劃標準》，令領展霸權十分猖獗，連買菜也會出現壟斷，香港的情況真是相當荒謬。我認為要解決公營街市的問題，除了回購領展外，另一個好辦法是用市場力量，以街市制衡街市。

我希望局長可以作出具體回應。

主席，我們剛討論完有關房屋政策的議案，我們現在討論的議題也是與房屋政策有非常密切關係的社區規劃政策。這真的是一個好機會，讓我們可以更全面地檢視未來城市發展的方向。香港樓價昂貴，公營房屋不足，這些問題都是眾所周知，不用多說。面對這麼嚴峻的房屋問題，政府當然有需要盡力增加公營房屋供應。不過，政府恃着社會對住屋有急切的需求，便將增加房屋供應作為"尚方寶劍"，盲目搶地、"見縫插針"地盲目建屋，或進行"推土機式"的大型發展，漠視整體發展規劃。今天，政府不少發展項目遇到強烈的反對聲音，大多數市民批評政府欠缺完善規劃。在興建住宅樓宇後，人口便會大幅增加，但交通配套及社區設施等均未能相應地配合。

更令人擔憂的是，政府急於發展，背後存在利益輸送，而非真正為民生着想。

我們並非針對高爾夫球這項運動，但就整個社區的發展及規劃而言，高爾夫球場明顯不是必需品，亦未能解決目前急需房屋的市民的需要。

歸根究底，香港的規劃過程極不民主，所謂公眾諮詢都是聽了就算。如何得出最終的規劃決定？難道真的好像橫洲發展一樣，是透過所謂"摸底"得出結論？

我們知道，目前已有規劃大綱圖，很可惜，很多時候會作出更改，而更改便要經城市規劃委員會審核。但是，現時城規會主席是發展局常任秘書長，副主席是工程師，另有5名官方代表，以及28名非官方代表，這些非官方代表多數來自地產界、商界、建築工程界等，而且全部均由特首委任。此外，除了設有委任制度，令市民參與度偏低外，城規會更欠缺透明度，利益申報機制也不完善，容易出現利益衝突，而很多市民也不知道詳情。同時，城規會會議不會公開，即使市民提出大量反對意見，城規會往往表示不予接納，然後黑箱作業地作出漠視民意的決定。

新元朗中心是一個醞釀了10多年的發展項目，長久以來，當區居民一直反對，認為有屏風樓問題，而且當大量人口入住後，社區設施和交通配套等均未能配合。他們都希望政府不要落實發展項目，但很可惜，政府一直懶理他們的意見。2014年，城規會審議這個項目時，在所接獲的意見中，九成是反對意見，而這些反對聲音多數來自當區居民和環保團體等。很可惜，這些反對聲音並不重要，因為政府贊成、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同意，發展商也支持，城規會怎會不順利通過建議？主席，元朗的情況絕非單一例子，因為這些情況不斷發生，城規會的做法正正反映整項規劃政策傾向財團利益，忽略小市民的聲音。事實上，城規會已淪為既得利益者進行財富分配的地方。針對這一點，我特別提出一項修正案，要求政府改革整個規劃機制，包括城規會，必須落實民主化，讓更多居民及地區團體可以直接參與社區規劃，而不只是單向地提供意見。主席，今天議案的重點是《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我剛才已詳盡講述《規劃標準》的問題。如果沒有完善的制度來執行或落實，《規劃標準》實在沒有多大意義。當然，隨着社會持續發展，有必要更新《規劃標準》，但單靠更改一些條文，並不能夠解決目前規劃的根本問題。主席，我對《規劃標準》也有一些意見。

根據居民的意見，社區正是最缺乏這些設施。因此，我相信政府確實有需要吸納更多市民的意見，並且檢討《規劃標準》。在《規劃標準》也有一項關於零售設施的規定，但我們不知道政府究竟有甚麼標準？我們只留意到有以下的描述："政府一向清楚明白零售業發展須以市場主導，而政府應保持最少干預，故此應用這零售設施規劃的概括方法時必須具彈性"。原來政府最後把責任推卸予私人市場。我不否認市場調整的功能，但政府不能忘記，在零售設施方面，有不少必需品與基層市民的生活息息相關。

主席，《規劃標準》有不少需要更改的地方，各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已經提及有關詳情，我不再詳細複述。但我想強調的是，現時在規劃上最需要改革的是必須推動民主化，因為民主化真的很重要。

我們離場後便由委員作出決定，他們的決定通常表明"我們的反對意見不被接納"。

所以，我認為，最需要的改革是推動民主化，令市民的意見真正受到重視。今天在席的議員當中，很多議員是經過直接選舉進入議會，都重視民主化。我希望可以在這方面推動民主化，以解決現時的市區規劃問題。

主席，今天討論的議案有關《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我亦就該議題提出修正案，主要加入兩個非常重要和《規劃標準》長期欠缺的的範圍。第一，加入長者友善社區及設施的標準；第二，要有長期、長遠的執行力及約束力來落實相關的《規劃標準》。眾所周知，香港人口老化問題日趨嚴重，長者人口比例將會由現時的15%上升至2064年的36%，但《規劃標準》沒有隨之作出調整。

香港大學研究團隊在10月13日發表有關因應香港人口老化而需要改善的城市規劃標準的研究報告。該報告的建議與我的看法一致，我提議要在《規劃標準》中制訂相關長者友善社區設施的標準。該報告提到一個例子，每個屋苑都應該提供長者鄰舍中心，每17,000人口的社區就要提供1所長者地區中心。我們也關心其他年齡社群，但正如我剛才所說，現時的《規劃標準》就多個範圍訂立相關標準，雖然未必能夠與時並進。相關標準包括每1,000名3至6歲以下的幼童要有1所幼兒園，每25.5名6至11歲的兒童要有1間全日制學校課室，每1,000人要有5.5張醫院病床。

如果對照東區、黃大仙區、觀塘區、沙田區，數字便會急升至差不多每20名長者才有1張安老院舍床位。換句話說，兩個不同地區的長者與安老院舍床位的比例可以相差1倍。由於政府的《規劃標準》沒有訂立相關標準，所以沒有任何相關政策或監管。除了要制訂長者設施的數量與人口比例的標準外，應該進一步包括更多長者友善的建築指引，並且增加社區護理設施，以推動長者能夠有活力地活在社區。長遠來說，政府可以進一步從整體社區規劃方面考慮長者的需要，以迎合及迎接未來老齡化的社會。

讓我舉出兩個例子，近期鴨脷洲南香港駕駛學院用地改劃及堅尼地城加多近街公園的改劃申請。根據《規劃標準》，兩區的休憩用地的比例都低於標準。區內人口過多、設施不足，本來應該增加休憩用地，但政府仍然提交申請，而城市規劃委員會已經通過前者的申請，後者則尚待聆訊。所以，這份《規劃標準》是永遠無須符合或隨意可以違反的標準，實在形同虛設，得物無所用。

主席，各位議員，早晨。首先感謝陳恒鑌議員今日提出的議案，以及7位議員提出的修正案。隨着生活水平的提高，香港市民對居住環境、社區設施配套等方面的要求亦隨之提升。通過有效的城市規劃為市民提供適切的設施和服務一直是政府的目標，因此我很高興能在以下時間與議員們就此課題作深入交流。正如陳議員指出，香港市民有迫切的住屋需求。

政府與各位議員一樣，一直關注市民的生活環境和質素，亦明白市民對於社區設施和服務的期望。因此，政府在興建房屋的同時，亦會預留足夠土地，提供適切的設施和服務，以配合社會和經濟發展需要，從而締造一個宜居宜業的環境。事實上，政府的土地供應措施不單涵蓋房屋用地，亦會確保現有地區或新發展區都有適切的經濟用地、社區設施、基建配套及休憩用地等。因此，政府的覓地造地工作不只是為了建屋，而是為建設更完善的社區。

代理主席，我曾在今年11月16日的立法會會議上，就地區設施的規劃和管理提出一項口頭質詢，問及政府有否計劃在人口密度越來越高的大圍，尋找合適的地方興建綜合市政大樓，為大圍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務，包括街市、圖書館、託兒所、護老院及停車場等。當時，發展局局長在答覆中清楚表明，政府現時未有計劃在大圍興建新的綜合市政大樓。不少大圍居民和區議員聽到這消息後都感到非常失望和不滿，並質疑政府的地區規劃"離地"，未能滿足市民和社區的實際需要。所以，我支持這項議案，促請政府全面檢視和更新現時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和相關的城市規劃指引。除了提出上述口頭質詢外，我亦曾在今年11月23日提出"力促市場健康競爭，制衡領展獨大局面"的議案，希望政府正視各區的社區設施和服務不足，商品及零售商鋪選擇不多，影響居民日常生活的問題，並建議政府推出一些短期措施，包括設立臨時墟市及推出以地區為本的先導計劃，在有需要地區興建公營街市，並邀請社企參與營運。長遠來說，政府應研究在各區興建新型綜合市政大樓，以及改善和提升現有市政大樓的設施和質素，為居民提供更全面、更切合居民需要的社區設施。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高永文先生在總結發言時提到，政府在較早時候已經將過往按照人口、住戶數目等規劃標準，修改為現時較有彈性，可以考慮一籃子因素的規劃標準。在新的《規劃標準》下，對於一些已有領展街市或其他私營街市，而數目上符合政府的《規劃標準》的地區，政府可以因其他不穩定因素而考慮是否需要在那些地區興建新街市。但修訂有關標準是否真的對市民有利？事實上，根據規劃署的《規劃標準》有關公眾街市的條文，原本規定每1萬人便需要提供40至50個公眾街市檔位，但當局在2009年作出修訂，刪除了人口與街市檔位比例的標準，在作出刪除後，政府是否真的可以更彈性地考慮一籃子因素，在有需要的地區興建公眾街市？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實際上，一些地區，例如東涌、天水圍和大圍等多個地區都出現社區設施和街市檔位不足等問題，對居民的日常生活帶來很多不便。此外，取消街市檔位按照人口釐定的標準卻造成漏洞，就是領展可以無須根據原有規定，按人口提供相應比例的街市檔位，同時亦可將原來規劃為街市的用地，在無須申請兼免補地價的情況下，改為興建商場，為領展帶來更多商場收益，但市民卻成為最終受害者。據報道，今年2月底關閉的天水圍天耀街市，正是在2009年修訂《規劃標準》後，領展將旗下街市改建為商場的例子。我們實在不希望再看到類似事情發生，對居民造成影響。希望政府正視有關問題，並研究可否從批地和地契方面着手，加強對領展的約束和規限。代理主席，我明白興建公眾街市要佔用政府用地，並涉及公帑開支，但政府亦應兼顧市民的實際生活需要及經濟負擔能力和壓力。我相信，地區規劃得宜的話，不但可以改善市民的生活質素，亦可以善用公共資源，對市民和政府來說都是雙贏的做法。

代理主席，今天我們討論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有關的原議案及多項修正案都提出要增加泊車位、公眾街市及文康設施，以優化生活環境。但是，大家千萬不要忽略將幼兒教育及託兒服務納入社區的規劃內。

我要問局長，當局會有多仔細、多具體地將這些標準納入《規劃標準》內？民主黨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具體提到，要將幼兒教育服務納入《規劃標準》的社區設施項目，並制訂每2,500名兩歲以下幼兒設100個教育服務名額的標準；把全日制幼稚園學額的規劃標準，增至每1,000名3歲至5歲幼童設500個全日制學額。在提出理據前，我想講述一段個人經歷。今年3月，由於我是區議員，當天要出席區議會會議，會議嚴重超時，而我太太亦要超時工作，以致無人接我的4歲女兒放學，我唯有先離開會議場地接她放學，但由於沒有人照顧她，我無奈地帶她到區議會開會。當時受到不少人非議，有建制派議員說："我們帶'某某'來開會，又可不可以呢？"其實，這些都不是重點，我重點是想讓局長和政府知道，有些雙職父母並無選擇，由於缺乏全日制託兒名額，他們必須要這樣做。我的例子只是冰山一角，有很多婦女更因這原因而要辭去工作。

當中原因不難理解，因為政府現時提供的託兒服務不足，亦礙於中國人的傳統觀念，兒童主要由女性照顧，令很多女性放棄事業，選擇照顧家庭。其實，政府昔日亦曾規定每個2萬人的社區，設立一間0歲至6歲的幼兒中心，但近年政府並無按《規劃標準》提供託兒服務，全港各區的資助獨立幼兒中心使用率，大部分達到100%，但政府拒絕大幅增加資助名額，令社區中很多家長完全求助無門。人口政策督導委員會於2015年表示支持加強託兒服務，以釋放婦女勞動力，協助婦女兼顧工作與家庭，但當局在婦女就業方面做了甚麼？據統計，香港0歲至4歲兒童數目達到28萬人，但當局提供的各種託兒服務只有3萬個名額。目前，全港兩歲以下的全日制幼兒中心名額有1,047個，0歲至1歲只有700個，但同齡幼童卻超過10萬名，即每97名兒童才有1個學額，有些分區更是完全沒有。所以，最受家長歡迎的受資助全日制獨立幼兒中心的名額，使用率已經完全飽和。實際經驗告訴我，兒童1歲開始排隊，也未必輪得到。因此，民主黨要求增加全日制幼兒學額。2015年非牟利幼稚園學額分配，半日制大約是123,000，全日制是46,000，半日與全日制的比例大約是7：3，民主黨要求將這比例最少提高至5：5。根據政府剛公布的數字，參加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的幼稚園，有八成的半日制幼稚園將會免費，但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未能獲得全面資助。由於須繳交學費，家長可能會選擇較便宜的半日制幼稚園，以致女性勞動人口遭受束縛，與剛才局長所說政府近年主張的家庭友善政策背道而馳。在半日制幼稚園的制度下，加上託兒服務有欠完善，令很多雙職家長苦無選擇。試問政府還有甚麼建議讓家長可以照顧下午放學的小童？

當我們討論更新《規劃標準》時，幼兒教育及託兒服務是每個有子女的家庭不可缺少的社區設施。我要求政府在更新《規劃標準》時，將以上有關幼兒教育及託兒服務的具體標準納入《規劃標準》。

香港的社區規劃和社區發展都是很艱巨的議題，這個議題之所以艱巨，歸根究底是與香港的民生或民主規劃有關。

當然，這牽涉到香港的憲政制度，所以是長期的問題。

因為社區發展和社區規劃並非單純是增加公共設施，多建一些游泳池、社區中心和社區會堂等，而實際上，其背後是一門藝術，是管治的藝術，這藝術在八九十年代時最為明顯。如果大家認同麥理浩年代是香港的光輝年代，大家便會清楚為何我們會將沙田的新市鎮規劃稱之為沙田模式。可能有沙田街坊或其他地區的街坊不太同意，但1980年代的麥理浩時期新市鎮發展蓬勃，香港的經濟發展、社區發展和文化發展得以飛躍成長，香港亦獲得東方之珠的美譽，當中與社區發展，以及國民與公民身份的建構有關。當時的規劃有一個很重要的元素，便是當區居民對日常生活、衣食住行，以及當區規劃的參與，這種參與是我剛才提到的3點中，關於兩局及社區影響評估的方法，慢慢滲入了港英時期的殖民管治思維。可惜，近10年來，特區政府只學到英治時期遺下的單純官僚思維，只懂得計算成本效益，到近數年的梁振英政府更走向專橫獨斷。

帶來的禍害是，香港本來人口已非常稠密的市區變得更擠迫。更甚的是，局長剛才提到《香港2030+：跨越2030年的規劃遠景與策略》的規劃，當中迴避了一個極富爭議的問題，便是有關增加香港房屋或城市設計的密度，亦即是關於地積比率的討論。

究竟如何高密度又宜居呢？答案是強行把宜居的標準盡量扭曲，但香港人的反應已表達出來。上星期有人提出128平方呎私人豪宅是參考學生宿舍概念的說法，令大眾譁然。大家都覺得在現時特區政府的管治下，香港人其實只想安居樂業，或更懦弱和退縮的說法，是想有一個自求多福的生活環境，但已到了128平方呎私人屋苑的地步。

所以，返回我一開始說的結論，為何我建議政府現時盡量甚麼都不要做，這是香港人的心聲，意思便是："你不要搞我，遠離我一點吧！

這句說話總結了香港人這4年來，慢慢面對着香港人身份墮落，社區凝聚力慢慢喪失，以至香港人在政治上走向越來越單一、原始的情況下所面對的困難。

代理主席，就今天有關"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及增加社區設施以優化生活環境"的議案辯論，我聽到多位議員同事的發言，把香港的規劃問題說得"衰到無人有"、罪狀罄竹難書。這樣說下去，我懷疑規劃的"規"字是虧欠的"虧"，多於規矩的"規"，真是"虧"到不得了。整個問題在於，政府的規劃至目前為止仍未從社區和人的角度出發。

主席，香港向來地少人多，寸金尺土，居住環境侷促，社區設施配套如車位、休憩設施，以至街市等的規劃，均嚴重失衡，追不上時代發展，故此我支持陳恒鑌議員今天的議案，希望能喚起政府對整體用地需求規劃的關注。同時，我亦十分贊成盧偉國議員的修正案，因為我們除了要關注住屋及社區設施配套外，還要同時關注工商業用地的規劃，原因是香港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也是重要的商業中心，沒有足夠的商業用地供應，會影響我們的經濟發展，繼而影響我們的民生發展。近年來，香港與內地的交往，不論是人流、物流以至金融合作，均越趨緊密。以我代表的金融服務界為例，隨着兩年前"滬港通"開通，有越來越多的內地金融機構來港開業或投資，連帶推動對甲級商廈的需求。有機構進行的研究顯示，近年中資已取代國際金融機構吸納越來越多的高級商廈，這些商廈更是甲級中的甲級，單是今年，已有超過60%的寫字樓交易是中資買家。

事實上，已有多間機構預測，隨着"深港通"開通，明年寫字樓的租金會進一步上揚，必會令中小企業的經營百上加斤。

第一，騰出核心商業區政府辦公室佔用的樓面，增加區內寫字樓的供應量。例如，政府計劃分階段遷出灣仔北的3幢政府大樓，將騰出約1,884 000平方呎的樓面面積。但是，早前政府答覆立法會質詢時表示，在啟德興建的新稅務大樓要到2022年年初才竣工，即還要多等最少5年。此計劃其實早於2008-2009年度的財政預算案中已提出，但政府卻一再蹉跎，為何不能提高辦事效率？

希望政府加快檢討，避免珍貴土地一再閒置。另一點，是鼓勵企業遷出核心商業區到其他新發展區去，現時互聯網盛行，企業不一定要在主要商業區開業，故此政府應多推廣宣傳，提供稅務優惠，鼓勵企業在非核心商業區開業。

希望政府在檢討規劃效率時能多加關注，以解核心商業區商業樓宇需求的燃眉之急。多謝主席。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的是《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但我關心的是這些是否"堅"標準、"堅"準則，我們可否做到"堅"落實。

這正好反映我們議員都看到，《規劃標準》有一個很大的局限，即沒有法律效力和權力硬性規定有關部門必須根據《規劃標準》行事，有關部門達不到要求也不用承擔後果。《規劃標準》第一章寫道："這本手冊所載的標準與準則不具備法定效力，也不具約束力。能否發揮成效，則因應政府內部對各項標準與準則是否確切了解、靈活應用，以及各部門是否通力合作。

我們在前線接獲的很多個案都反映了這種情況。很貼身的例子是在我的區議會選區藍田和油塘區內，我們要求興建一間診所。

政府回答沒有辦法做到，原因是房屋署雖然會在兩年內興建兩座居屋，但衞生署評估可能要五六年後，才有足夠人口支持在區內興建診所。

前期工夫不做好，事後才不斷提出要求，這便是我們社區目前遇到的情況。

我們的前線同事要求政府根據《規劃標準》在社區落實興建一些設施，但政府卻以《規劃標準》的一些量化指標拒絕興建，令大家空歡喜一場。

這令區內違例泊車的情況十分嚴重，特別是中型車輛及大型巴士。

張華峰議員剛才說，轉型中的觀塘商貿區由以前的貨車特別多，轉為現時商業車特別多。

即使發展局轄下有起動九龍東辦事處專責改善該區的營運，但受限於很多私人物業，根本無法改變。

另一例子是政府現在提到的低碳排放的課題，希望減少路邊污染。

《規劃標準》沒有提出標準，又沒有人跟進，加上部門又沒有通力推行有關準則的落實，試問香港的社區規劃怎會做得好？因此，我們贊成陳恒鑌議員的議案，希望改善和優化《規劃標準》，令我們的社區規劃......

主席，首先在此要感謝陳恒鑌議員提出有關《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議題，讓我們可一起辯論。

所以，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怎樣執行。

天水圍的住宅樓宇於1992年開始入伙，2006年該區人口已達差不多27萬。

天水圍之所以有眾多問題，包括缺乏醫療服務，令市民苦不堪言，正是因為政府沒有根據《規劃標準》落實目標。

最大的問題是沒有預留用地，因而無法落實建議。新屋邨居民入伙之後，發現設施不足，想亡羊補牢也做不到。

香港這麼小的地方，規劃都做得不好，實在非常不合理，亦令人難以置信。政府在此事上絕對有責任。如果國家的五年規劃也按照香港的執行方法，國家不可能好像現時般發展迅速。政府於2014年公布《長遠房屋策略》，訂下建屋目標，在各區覓地興建房屋。雖然至今仍然無法達標，但最低限度都有目標。我在此期望局長能夠為香港的發展及市民的需要，盡快修訂現有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主席，我發言主要支持陳淑莊議員和尹兆堅議員提出的關於教育設施和規劃標準的修正案，這牽涉大、中、小、幼等許多不同類型的學校。首先，我想談及幼稚園的問題。"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將於2017年推行，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早前建議將現時每1,000名3至6歲以下的幼童，設有730個半日制學額及250個全日制學額的標準，逐步修訂為500個半日制學額及500個全日制學額，全日制學額將會較現時多250個。這項建議已經獲得政府同意，而已經結束運作的立法會"研究落實免費幼稚園教育小組委員會"和教育界都普遍支持經修訂的規劃目標。不過，這項新修訂何時才能落實、如何落實是很大的疑問。

新的"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計劃"只有約七至八成的資助半日制學位可以免費，而幾乎全部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學位仍然需要收費。如果按照新的規劃標準增加了全日制學額，但政府不肯向這些幼稚園增加資助額，只會令越來越多雙職家長需要繳交學費，將政府的責任推向家長，尤其是基層家長，是對基層家庭的歧視政策。而且，在成本結構下，幼稚園是否願意提供更多全日制學額也令人質疑。主席，我真的不明白，主導人口政策的林鄭月娥司長說要釋放婦女勞動力，以推動香港的經濟，但政府寧願增加託兒名額，力推"為祖父母而設的幼兒照顧訓練課程試驗計劃"，都不願意認真地資助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教育局更說免費教育，不一定全部免費。這說法令大家感到很失望，亦不知道為何免費教育可以不免費。如果是這樣，只是修訂規劃標準有何作用呢？沒有政策及資源配合，標準終究只是一個標準，一個書面上的標準，說出來動聽，但經不起實踐的考驗。中、小學的規劃標準也有類似情況，甚至更嚴重。全港低於標準校舍潛在的問題實在數之不盡，教育局多年來的政策不善，以及部門之間各自為政的例子，更是罄竹難書。

事實上，這個最基本的規劃標準早於2000年以前已經訂下，即距今十多二十年，教育局即使滿足了社區人口與提供學校數目的標準，也不代表有關的學校設施是符合標準的。正如教育局昨天回覆我的書面質詢提到，截至上月，在現時約900間公營學校中，按現行標準興建的校舍只有200多所，即大約四分之一。主席，單是學校面積這個準則，教育局也承認有100間學校的面積是低於3,000平方米，即不足現時標準的一半，也即少於半個足球場。這100間學校可以號稱為超級迷你學校，而當中更包括中學，我實地探訪過的也超過5間。

我早前走訪過一間低於標準、全港首間屋邨"火柴盒"學校，屋邨正在進行重建，但教育局和房屋署各自為政，拒絕學校要求一併與屋邨進行規劃，學校重建重置無期，連提升至規劃標準也無望。

我們不應以學校的設施符合當年興建的標準為藉口，而應改善這些學校的設施。

主席，我首先要多謝陳恒鑌議員今天提出"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及增加社區設施以優化生活環境"的議案。主席，聽了這麼多位同事的發言，我想起成語故事"鄭人買履"。

主席，現時政府作出規劃時，正是這樣的情況。很多同事向局長和其轄下官員表示，現時社區內停車位、自修室、運動場不足，而葉建源議員則表示幼稚園、小學、中學均不足。但是，政府表示，根據現行標準，要人口達到一定數量才能興建有關設施，這正是"寧信度，無自信也"。其實，以前香港的城市規劃應該算是數一數二的，我們發展的很多新市鎮均是首屈一指，我所屬的沙田區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不過，隨着人口增加和社會發展，現時很多公共設施已不足夠。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局長曾就《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作出一些小修小補，但這些修訂無法解決現時的問題。

在我的選區大埔和北區，長期因為車位不足，很多車輛被迫違法停泊在街上。運輸及房屋局局長說要增加"牛肉乾"的收費，又要求警察多"抄牌"，但如果能夠增加停車場的泊位，又怎會有司機願意冒險把車輛停泊街邊呢？

正是因為區議員希望藉興建體育館，多興建停車位，供市民使用，所以他們寧願將工程延後，待政府接納他們的意見，修改規劃後再建體育館。當然，我們最後也聽到，政府願意將車位由100個增加至200個。

如果繼續拖延，政府不能就舊區作出比較大幅度的重建，只能夠作一些小修小補，區內的環境衞生、公共設施、交通配套會嚴重影響居民的生活。所以，我十分希望政府能夠運用新思維，而這種新思維不應該只停留在活化歷史建築上，而是應該敢於創新，用具前瞻性的眼光，替我們規劃一些新社區，改善地區的民生設施。所以，請局長相信自己，不要相信買鞋的那把尺。

主席，我們今天討論有關《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問題。

至於今天的議案，我認為它好像自助餐，涉及所有政策範疇，包括文康、教育、街市、土地和環境，樣樣俱全，但在席的政府官員卻只有發展局局長。城市規劃的確對每個政策範疇都有影響。

易志明議員今早提到電能車的問題。

是為了推動行業以令香港成為電能車甚或自動駕駛技術的發展中心？

其實，這正正說明社會上有這種需求，就是有人需要一些地方作為溫習室。

就這種情況，我可以在我的業界中舉出另一個例子，就是數據中心，這與局長所負責的規劃有點關係。

實際上，有關方案已說了差不多10年，但仍未開始實行，當局只是不斷諮詢，不斷由起點出發。

既然如此，我們進行這麼多討論，制訂這麼多指標又有何用？

代理主席，我同意有需要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加入符合現時社會需要的標準和元素。我一直都認為，社區規劃必須全面，除了增加住宅房屋外，也應確保社區有足夠的零售設施供應。公眾街市是我最關心的其中一項社區設施。其實，我在本議事堂已就公眾街市的問題，提出過很多建議，2008年也曾動議"制訂公眾及公屋街市新政策"的議案。當局表面上參考了我的建議，於2009年修訂《規劃標準》時，不再死板地以每1萬人設45個檔位的計算公式來規劃街市，但卻含糊地指"日後應按個別情況考慮是否闢建新公眾街市，以確保妥善運用公共資源"。

我感到可惜的是，當局沒有將我當時提出，配合市場講求的商業組合規劃，以及"準確深入剖析街市所屬地區的需要，以市場角度決定街市大小、售賣貨品種類、檔位位置及配套措施"等元素，加入在《規劃標準》之內。

這不但可紓緩香港泊車位緊張的狀況，更可提高公眾街市的競爭力，一舉兩得。

許久以前，政府定下了一個既定做法，若房屋署在某區興建了一個公屋街市，市政局就不會在同區興建另一公眾街市。但是，今時不同往日，既然領展已搞到亂七八糟，當局不應再停留於舊時的既定模式，而應積極考慮在同區興建多一個有停車場的街市，以打破壟斷的局面。事實上，大家都看到，公眾街市的購買力並不遜色，跑馬地和九龍城的公眾街市就是很好的例子。只要做好環境和配套，並增加條款，規定不可租予連鎖企業，便可為小販商帶來新的商機，為市場帶來良性競爭。

代理主席，另一個我關注的範疇是醫療設施的供應，這與一位同事所提出的建議有關。我當然同意，香港有很大的需要增加醫療設施。因此，對於陳淑莊議員建議在各區的適當地點增建醫療及保健設施，以符合《規劃標準》所訂每1,000人設有5.5張病床的規定，我不會反對。雖然當局已承諾增加醫院病床，包括特首在去年施政報告所述，醫管局在未來10年會展開多個興建、擴建及重建醫院項目，增加大約5,000張病床，但現時香港仍然缺乏醫生和醫護人員。

如果大家都認同香港醫療服務有急切需要提高或優化，我希望大家高抬貴手，在不影響香港醫療質素的情況下，盡快放寬門檻，容許海外醫生，特別是在海外讀醫及執業的港人子女回流香港。否則，病床多又如何？

公民黨對該法案的立場很奇怪：在6名公民黨議員中，兩名表決支持，兩名表決反對，兩名棄權。所以，我不知道陳淑莊議員今次提出增加病床的建議時，有否考慮到有病床也要有醫生。

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隨着人口增加，各區居住環境越來越擠迫，加上市民對社區設施的期望越來越高，要求增加社區設施以優化市民的生活，是政府必須面對的問題。陳恒鑌議員提出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我原則上同意在規劃上作出適當調整，特別是泊車位、公眾街市、文娛及康樂場地等。同時，政府亦要注意善用各區現有環境及配套資源，在服務當區居民之餘，又能夠利用各區之間的既有資源進行互補，令市民可以跨區感受不同的地區特色。所以，我不贊成在各社區強制性執行量化的指標。如果用"一刀切"的標準來規劃社區設施，只會令各區缺乏既有特色，正如不少議員詬病各區的領展商場千篇一律，毫無特色一樣，亦容易浪費了各社區獨特的資源。大家也知道，香港地少人多，居住環境擠迫，文娛康樂活動對市民身心健康至為重要。因此，我想集中討論規劃文康設施的原則。首先，規劃文康設施要有全局觀念。目前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在規劃每個社區的文康設施的同時，亦會根據各區不同的特色，提出一些全面性的規劃。例如，財務委員會今年5月通過撥款，興建接駁上水至屯門的單車徑網絡，單車徑貫通馬鞍山、沙田、大埔、粉嶺、上水、元朗至屯門，總長度達60公里；如果屯門至荃灣的一段稍後亦能"拍板"，單車徑總長度可達82公里。猶記得，這段單車徑本來是分開一段段的，並無計劃連接起來；去到2007年，政府決定分階段把各路段貫通起來，並提升原有單車徑標準。這樣，單車徑網絡便可貫通6區，項目對地區居民及香港市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義。上述例子說明全局觀念對民生的重要性。其次，規劃文康設施時亦要因地制宜。政府應主動把具備條件而且有特色的地區景點和文物古蹟作全面盤點，在不影響環保及地區居民日常生活的前提下，提升為全港具標誌性的旅遊項目，以吸引本地市民及遊客。大家也知道，在各方努力下，在2011年9月17日，中國香港世界地質公園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地質公園名錄，成為中國第二十六個世界級地質公園，亦是罕有位於國際大都會中世界地質公園。另一個例子是麥理浩徑。麥理浩徑今年獲美國國家地理頻道選為全球20條最佳行山徑之一。這些都是利用地區的珍貴資源作推廣而得到世人所認同。當然，我們在鼓勵市民及旅客遊覽時，亦要作合理安排，予以適當保護，否則難保有朝一日，這些榮譽也會得而復失。最後，在推動增加地區文康設施時，要結合地區的實際情況。去年政府向全港18區區議會各撥款1億元，以推行社區重點項目的計劃，已邁出了重要一步。

除了新項目外，香港各區亦有不少極具歷史價值的古蹟。以就近的中環、上環為例，便有禮賓府、纜車總站、荷李活道警署、元創方、甘棠第、文武廟、摩羅街等。通過漫步旅遊，市民及旅客可以了解香港更多歷史，認識香港更多旅遊資源。其實，其他地區同樣有很多值得向全港講述的故事，我認為政府應該根據各區實際情況，支持當區區議會及相關團體，發掘不同的地區主題，豐富社區文化內涵，增加市民對香港地理及歷史的認識。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支持原議案。

代理主席，今天我們討論的是有關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議案。《規劃標準》其實只是一種工具，目的是要增加社區設施和改善生活環境。

更新《規劃標準》就是因應人口數目、人口結構等不同需要，加長這張欠單。

反之，陳淑莊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要求："賦予該等準則和指引法定地位，使之成為政府當局處理規劃申請時必須遵守的要求"，令這張欠單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政府不還債便干犯法例，這樣才有用。但是，我今早聽到局長在開場發言時表示，《規劃標準》不宜變成法定要求，而一些建制派議員亦提到，這些數字不可以作為硬指標，迫政府符合。我認為，即使《規劃標準》不是硬指標，都要成為有意義的指標；假如標準訂為100，但政府連50都做不到，是否應要承擔後果？又或許，我們對政府寬鬆一點，但它連30都做不到，是否應予以譴責？所以，議會現時討論更新、加長這張欠單，就好像大家"追女仔"、"追男仔"時，可以提出很多承諾；如果對方說承諾不夠，沒問題，再加多些哄他們開心。說了不代表會做，而且對方亦有心理準備，這些所謂承諾只是說說而已，因為《規劃標準》並非等於當局的承諾，市民亦預計不會全數兌現。

現在的問題是，市民把《規劃標準》當作一張欠單向政府追數，但其實政府根本不當《規劃標準》是欠單，不當這筆是債，所以它沒有打算向香港市民還債，只是市民覺得政府欠了我們。所以，所謂"更新"就是根據原本的欠單，政府本來欠市民一個圖書館，但我現在認為這標準"離地"、過時，並不符合社區需要，其實政府應該欠市民兩個圖書館。

與其說如何更新這張欠單，倒不如探討如何追債，如何迫使政府還債？

說到底，如果這工具不能達到目的，即增加社區設施、改善生活環境，無論我們如何完善它，結果都是徒勞。

梁議員，請停止發言。
代理主席，我始終覺得這樣形容一個行業並不恰當。我希望梁議員自重，並收回有關言論。

梁議員，請繼續發言。

梁議員，你是否有規程問題？

代理主席，本屆政府克服重重困難，努力覓地建屋，增加房屋供應，其解決房屋問題的決心和勇氣值得肯定。民主建港協進聯盟支持政府覓地建屋，畢竟住屋是市民最殷切的基本需求。政府覓地，很多時候要"見縫插針"，甚至將GIC用地轉為住宅用地。民建聯一再強調，建屋不代表要犧牲建設社區設施，規劃建屋的同時，不能忽略當區居民的需求。我們一直倡議要達到發展雙贏的局面，必須提升地區交通容量及社區設施，建屋和增加社區設施同步發展，規劃更必須走在需求前面。

以觀塘為例，油塘區有4個建屋發展項目，待項目落成後，區內人口將增至10萬人至12萬人。附近交通、街市，以至社區設施都未能滿足龐大的人口需求，特別是區內多年來缺乏分科診所，民建聯一直向政府爭取不果。缺乏完善規劃下強行推展建屋計劃，只會令社區設施不勝負荷，其後要再加建社區設施便更困難。我特別藉此機會再次提醒政府當局，發展與社區設施必須達致雙贏。油塘區市民表明，希望在區內設立分科診所。碧雲道建屋計劃已包括設立分科診所，我們同時要求鯉魚門邨第四期計劃納入綜合大樓，提供文娛、康樂、體育及圖書館等設施，以滿足當區居民的需求。

我們向政府反映時，官員往往表示根據《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區內已設有足夠圖書館，但實際上這些設施不能全面服務居民，令市民感到遺憾。區內多個公共圖書館服務未能覆蓋的地區，包括黃大仙的鳳德、鳳凰及龍星區。政府較早前提出，在不久將來在鑽石山推出綜合發展計劃，屆時人口會增加過萬，而鑽石山綜合發展區正好處於圖書館服務未能覆蓋的區域。增設分區圖書館，正好提供區內欠缺的其中一個重要社會設施配套。增加圖書館亦可加強服務周邊區域的居民，優化整個黃大仙的圖書館服務。此外，慈雲山南社區中心樓高6層，為區內居民提供不同類型的康樂、文化及公益活動，但社區中心一直以來未設有無障礙升降機設施，殘疾人士及長者到訪中心要步上多級樓梯，影響他們參與活動的機會。

九龍東居民很幸運，過去6年已有兩項上坡工程竣工，一項是由港鐵公司負責、沙中線工程中的慈雲山行人通道系統；另一項是由市區重建局負責、觀塘市中心重建計劃的月華街行人連接系統。

十年時間的爭取，實在不易，但民建聯樂見這項惠民政策的落實。民建聯提議設立"上坡工程基金"，以加快在上坡地區設置升降機及扶手電梯工程。如透過"專款專用"配合地區工程，將更能貼地反映民意，讓市民掌握政府興建無障礙設施的措施。我們促請政府當局將慈雲山扶手電梯的做法推廣至竹園北、富山、彩雲、四順、藍田、秀茂坪及寶達等地區，在區內加設上坡扶手電梯。我想藉此機會特別提出九龍東另一個因《規劃標準》產生的問題，就是車位供應不足。

我希望當局鑒於現時九龍東、觀塘及黃大仙的需要，盡快放棄遵循《規劃標準》，按實際需要加設泊車位。現時區內的問題可總結為：司機冒險違泊，警方無奈執法，市民危險犯法。

秀茂坪邨依山而建，住在山頂的居民往往依靠扶手電梯出入商場，使用輪椅的朋友卻無法使用扶手電梯。我們促請政府當局考慮，使用輪椅人士寸步難行，根本無法融入社區。

第一，目前《規劃標準》確實未有納入安老服務或安老院舍方面的標準。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偏遠地區的設施安排。

我舉一個例子。

考慮到東涌的人口將會增加至27萬人，當局絕對有必要滿足區內居民這方面的需求。

現時本港多區都面對泊車位不足的問題。

市民要從偏遠地區前往市區，儘管政府鼓勵使用公共交通工具，但新界很多偏遠地區居民確實需要以私家車作代步。

代理主席，我希望當局能夠採納我們的意見，作出適當的回應。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過去立法會會議上就不同政策範疇的討論中，經常提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

結果經過多年爭拗，《規劃標準》仍未認真修訂。事實上，即使根據過往的規劃標準，現時很多社區設施的數量均未能達標，以致無法回應社會的需求。以康體設施為例，根據現行準則，每65,000名市民興建1個體育館，全港應有111個體育館，目前只有96個尚未達標。根據一份本地報章年初的統計，全港18區中，有部分地區的康體設施嚴重不足。例如油尖旺區只有21個籃球場，少於標準的32個；七人足球場只有5個，少於標準的11個。其實，有關康體設施的標準，已由1980年代沿用至今。其間，香港人口數目及結構出現很大變化，而且現今市民較昔日更注重健康，願意花更多時間做運動，對體育設施的需求比30年前大；加上人口老化，需求亦有所變化。然而，市民要租用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場地非常困難，很多場地長期約滿；某些場地如羽毛球場及籃球場要共用一個場館，如有市民預訂羽毛球場，這個時段籃球場便不能使用，這類安排並不理想。因此，當局必須盡快檢討及修訂《規劃標準》，改善設施規劃，興建更多康體場地。

以空置校舍為例，有文化藝術團體一直有意向政府申請使用空置校舍，希望有一個可供發展和練習的穩定處所，但有關空置校舍資料極不透明，連查詢有何空置校舍可供申請，教育局、地政總署或規劃署等部門也經常互相推諉。又例如很多空置工廠大廈單位原本很適合作文化藝術及康樂體育用途，但礙於法例規定，不少業主為免麻煩而拒絕出租予這些團體，浪費寶貴空間；亦經常有單位因為不合規格而被取締。我曾多次在立法會不同會議上跟進這個問題，包括要求當局盡快修訂《規劃標準》中工業用途的定義，以免扼殺藝術及文康產業的生存空間，但經常不獲正面答覆。除空置校舍及工廈單位外，有政府建築物及土地亦空置多年，沒有重新使用，實在非常浪費。當局應積極考慮把這些空間批予有需要的團體使用。當然，在批出空間時可保留一定彈性，以短期租約形式出租，以便將來有需要時可重新徵用；而最重要的是，政府當局要提升透明度，簡化申請程序，包括改變土地用途的程序，盡量縮短重新使用土地的時間，達致地盡其用。至於有同事建議把人口與電影院比例的標準重新納入《規劃標準》，我持開放態度。過去數年，我不斷要求政府就缺乏戲院的地區批地時加入條款，希望發展商能開設戲院。電影界的持份者亦曾提出類似要求，但社會有意見認為，電影院屬商業運作，並非政府設施，應隨市場運作，無需政府直接介入。但是，特首在其過去兩份施政報告中承諾，會在合適的出售土地契約內加入興建電影院的條款，以較間接而非全面的方式介入；但這項政策提出後，至今仍未出現首宗案例。當然，政策能否有效幫助業界覓地興建戲院，為市民提供更多選擇，仍是未知之數。在成功推行這項政策的前提下，就當局應否進一步把人口與電影院的比例納入《規劃標準》中，我認為大家仍可再作討論，尋求共識。我剛才提及的都是與業界有關的例子，與今天同事提及的其他社區設施，例如興建更多泊車位、街市、醫療、保健以至照顧長者的設施，均以社區的實際需要出發，我非常贊成。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代理主席，梁振英其實亦曾在政綱中提到，香港不是缺乏土地，只是缺乏土地規劃。

這種情況往往見於政府對新發展區的規劃，無論是新界東北發展計劃，以至當局準備大規模發展的大嶼山發展計劃，我們都看到，香港的規劃模式是以既得利益者為主導。這種不公義、由上而下的發展規劃，甚至我們從橫洲發展中看到，政府做一些所謂"摸底"的工作，進行諮詢或遊說，其實是完全忽略了基層市民，以及在相關土地上生活的居民的權益和福祉。翻查資料，香港確實已制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當然，我最關心的是有關社會福利設施方面的規劃和標準。

至於長者服務方面，包括長者中心、長者地區中心、長者鄰舍中心等，全部都沒有訂下人口比例。此外，其他護理服務，例如長者日間中心、長者日間護理單位、安老院舍等同樣沒有訂下人口比例。

所以，一個缺乏想象和沒有願景的政府、一個中央集權的政府，永遠無法為市民妥善地規劃出一個友善的社會。

近日，不少車位以非常高的價錢出售，有些更高達200萬元，價錢真的沒有最高，只有更高。私家車車位越炒越貴，甚至媲美公屋和居屋的升勢。我最近亦看到報道，香港仔某屋邨停車場出售其中一個單號私家車車位也要116萬元，相信創出全港屋苑私家車車位的新高。

政府為了減少私家車的數量，在規劃時刻意壓低私家車車位的供應量，但這樣只會令炒風更熾熱。事實上，亦因為私家車車位和營業車車位長期不足，很多市民曾向不同的議員投訴，我在這裏不多談投訴內容。

早前有報章大字標題報道"81萬車輛塞爆香江"，內文提到香港汽車數量增長非常迅速，截止今年9月，車輛登記總數已突破81萬輛，相較2011年增加超過12萬輛，5年內增加18%；當中87%的增幅來自私家車，較5年前大幅增加超過10萬輛。

電單車的登記數量已經超過71,000輛，相較5年前亦增加16,000輛。

為何在香港供養一輛汽車負擔不少，車位難找，車租越來越貴，還有油錢和稅項亦佔開支很大比重，仍然有那麼多市民堅持擁有汽車？政府是否應該正視這個新現象，在制訂《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時一併考慮，從而調整泊車位的供應。我認為香港人確實有一些概念上的改變，而且有實質的需要買車代步。實質的需要很容易理解，由於香港由市區發展至新界，現時很多年輕家庭主要居住在新界或較偏遠的地區，雖然鐵路網已覆蓋不少地方，但一家三至四口仍有實際需要買車代步。所以，近年新界屋苑的車位供應非常緊張，部分屋苑的車位二手價格亦不斷上升，反映出地區的實際需求。此外，政府用了很多方法也未能遏止私家車和電單車數目上升，我認為市民觀念上有所改變。

這是千真萬確的，秘書長也笑了，事實上這是觀念的改變。局長，我過去的觀察是，由於政府不想私家車數量上升，因此刻意減少車位的供應，但鑒於現時這種新形勢，這方面是否要作調整呢？否則，不能滿足市民這些實際的需求，亦會令政府的管治以至民望受到很大的衝擊。既然社會已經改變，市民除了有實際需要外，亦有擁有汽車的願望，我希望政府在車位的數目上不要刻意縮減。除了私家車和電單車外，我也要談及營業車輛。

駕車的升斗市民想找到一個無須離家太遠的泊車位，但現時做不到，導致社會產生另一種怨氣。除了車位之外，我亦想說說舊區的現象。我現時服務的地區是全港，當然我特別熟悉的是九龍城及九龍西一帶。九龍城區是一個舊區，事實上，我理解舊區是在沒有甚麼規劃下形成的，舊區自然發展後，便按實際情況來規劃，這會出現甚麼現象呢？由於舊區的住宅和商業用地十分接近，很多污染性行業都在舊區內繼續經營，包括修理汽車場和殯儀事業。

這些都是在規劃上沒有與時並進地更新，我希望政府認真處理問題，不止面對新區"迫爆"的情況，舊區的規劃更新亦同樣重要。

我們罵橫洲問題是"官商鄉黑"，我們的陳茂波局長約在兩星期前便說"政府會義無反顧地發展棕地"。我不知道局長是否真的代表政府，因為這屆政府的餘下任期應只有大約半年，又不知道局長會否被DQ或可以留任。但是，我恐怕"政府會義無反顧地發展棕地"這句話是言不由衷，因為當橫洲風波開始時，政府說想採用先易後難的做法。甚麼叫"先易"，就是先發展那些綠地，即要迫走村民、要迫遷，政府覺得是較易，發展棕地卻反而覺得是較難。

不要緊，但我們仍要問，東北發展為何可以不徵用粉嶺高爾夫球會球場的土地？粉嶺高球場的現況如何？土地擁有人是政府，承租人是香港高爾夫球會，面積達170公頃，大約相當於整個荃灣市區，而根據該地契，如果政府要收回該幅土地，只須1年通知便可，甚至無須向高球會賠償等。今天的原議案提到社區設施、泊車位等，這些問題大家都耳熟能詳，已說無可說。

泊車位的問題我最少說了3年。油麻地多層停車場、中間道停車場等全部拆掉後，補充的又有多少？

紅磡春田街、鶴園街的重建項目，最初在2015年1月提出，當時居民大多表示歡迎，因為那裏是舊區，重建可令整個舊區更現代化，亦希望能綠化等。那些在重建區擁有一個單位的人，該物業是他們一生最大的資產，尤其是該區將來會有沙中線，會很興旺，是一個熱點。市建局忽然把之前提出的重建項目一筆勾消，在2016年5月從頭開始，擴大重建範圍，因為可興建更多單位，把本來150個單位——其實也是很少——增加1倍，達310個。

主席，今天這項議案是"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及增加社區設施以優化生活環境"。

不過，很明顯，這棵聖誕樹其實只是一棵願望樹。其實，是否修改《規劃標準》便可解決所有問題？答案必然不是，因為最根本的問題是政府如何看待《規劃標準》。

在一些新區或新的大型發展區，還可以勉強要求有關機構按《規劃標準》辦事，但在一些已發展的地區，例如香港島或九龍舊區，如果要依循《規劃標準》，似乎難上加難。我同意很多同事所說，如果市區仍有閒置或空置土地未被善用，政府需要問責。

就如小西灣會堂旁邊那片空地，我們爭拗了很久，我和上屆議員王國興向不同部門反映，爭取興建一座綜合服務大樓，其中包括基層醫療服務。

有區議員提出可否考慮在那裏興建大型體育館或多用途大樓，區議會稍後會繼續討論，但問題是，為何政府經常說沒有土地，原來仍有這麼多閒置土地供我們討論？真是匪夷所思。

事實上，是否每區都住了很多前線的業者呢？

我再多舉一宗個案為例，就是在香港仔漁光邨的漁光道街市，其實仍有很多賣菜或賣魚的商販，他們說街市內的上落貨位不足，早上要排隊落貨，他們也很無奈，但政府卻將車位租給私家車車主。他們向我們投訴，希望我們向部門反映。我們會和食環署跟進。這些例子太多了，主席，我要說也說不完，但最低限度政府必須掌握以民為本的精神，實事求是做好社區工作。

主席，我發言支持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尤其是關於"落實'單車友善'措施"。很多市民日常出入都經常使用單車，但政府的政策把單車視為休閒娛樂，而不是一種代步的交通工具，變成與市民的日常生活需要有很大落差。以北區為例——我作為北區區議員，必須為當區居民發聲——很多居民日常都需要乘坐火車、在東鐵線的車站出入，但他們的住所與火車站的距離相當遙遠，故此，要踏單車前往火車站，再轉乘東鐵線。然而，問題是火車站附近嚴重缺乏單車泊位及停泊設施。

單車徑被佔用，導致單車徑範圍收窄，而單車徑旁邊往往是行人路。我曾目睹不少單車意外，有很多市民受傷，亦威脅到途人的安全。因此，"單車友善"政策其實非常重要，不單是一項環保的政策，而且能鼓勵市民多做運動，又能滿足市民日常的實際交通需要。所以，我希望政府認真檢討，單車是否只屬休閒娛樂運動，還是一種可以作為市民日常代步的交通工具呢？另一方面，我亦希望政府就單車政策再作檢討，可否多提供一些設施便利單車使用者？例如可否開通更多道路予單車使用？可否設立單車道而不只是單車徑？單車徑的設立沿於政府最初的政策方向，認為單車是休閒娛樂工具，市民只在星期六、日踏單車，但這種看法其實與市民日常的生活需要有着相當大的距離。當然，很多市民真的未必經常踏單車，星期六、日及假期會前往沙田、大圍、大埔一帶踏單車，但單車徑本身的設計都有很多問題。代理主席，我平時會與子女一起踏單車，在我面前發生的交通意外有很多，因為有些踏單車的人平時都不踏單車，不熟悉道路及單車屬性，更因為道路設計有很多隱藏的風險，導致很多時候會撞車，造成很嚴重的意外。所以，我希望政府整體審視有關單車徑及單車的政策有否可以改善的地方，尤其聆聽單車使用者團體的意見。其實，現時世界潮流都希望鼓勵更多先進城市的居民多使用單車，而不要單單倚靠政府經常說"以鐵路為主"的交通政策，這亦可以減輕道路的負擔，希望局方考慮一下。我謹此陳辭，多謝代理主席。

代理主席，多謝陳恒鑌議員提出這項議案，讓我們討論《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如何優化我們的社區設施和生活環境。其實，議會其中一項很重要的工作是改善市民的生活和社區設施，這項工作涉及3方面，包括政策、土地及財政來源。如何令這些設施用得其所？需要訂立標準及界定在甚麼情況下應該設立甚麼設施。所以，《規劃標準》的理念相當好，提供一個清晰的指標，說明甚麼應該做及何謂城市規劃。

當我們接觸其他部門的時候，它們又說應該要求發展局提供土地。由於部門之間經常互相"三角短傳"、互相推諉，令改善社區設施的工作變得相當困難，街市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由於多位同事已發表意見，我不想重複。很多人覺得《規劃標準》已變成一紙空文，究竟有多大約束力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將來政府要拿出更大誠意來對待《規劃標準》。我想舉出兩三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有關公共診所。我自己很熟悉和10多年來服務的天水圍有30萬人口，根據《規劃標準》，每10萬人便應有1間公立普通科診所，雖然經過多年爭取，天水圍現在只有兩間公立普通科診所，另外1間仍然遙遙無期。

我們恐怕情況會越來越差，醫療是一大問題。第二個例子有關社區設施。我多年來擔任區議員，知道無論任何年齡的居民都需要搞活動。社區中心及社區會堂是很重要的公共空間，是凝聚居民、聯絡感情或議員舉辦居民大會或會議的重要場所。

例如，屯門區50萬人口有10間社區會堂；黃大仙46萬人口有7間；但九龍城40萬人口卻只有兩間；油尖旺30萬人口也是只有兩間。

在沒有指標的情況下，《規劃標準》很多時候形同虛設，這些社區設施或公共服務完全沒有標準，即使有標準，當局有時也無法遵照標準。

所以，我們十分支持陳恒鑌議員提出的議案及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希望當局能夠更新《規劃標準》，從而改善社區設施及市民的生活。
是否有其他議員想發言？

代理主席，我很感謝可以就此議題談談我觀察所得，亦感謝陳恒鑌議員提出議案，以及多位同事們......

我要趁此機會感謝有關的同事提出議案及修正案，讓我們可以就有關議題發表意見。

對政府有多大約束力？是否有一個比較嚴謹的機制處理任何違反《規劃標準》的情況？我希望局長可以作出解釋，讓市民更清楚知道《規劃標準》究竟在法律、行政角度上的地位及認受性。代理主席，如果要列舉大家熟悉的區域，包括九龍東為例，我相信實在有太多例子令人搖頭嘆息，覺得很多方面都需要改善。很簡單，我們較多接觸的，例如有關高嶺土的發展，究竟那裏是否需要興建一條新路，還是舊路已經足夠應付現時的交通量？

事實上，在甚麼情況之下，政府才有責任必須按《規劃標準》行事，還是這純粹是一個擋箭牌？區議員很多時批評政府的一些設施、建議沒有按原來計劃或未能作出適當的安排，政府官員的擋箭牌永遠都是："我們有一個現行的規劃、標準及準則，是不能超越的。

這些都是要解決的問題。如果有不清晰的地方，是否應盡快釐清？

如果無法依從，在甚麼情況下，政府才可以比較合法、合理地偏離《規劃標準》？可否更清楚、客觀地指出這些情況？又好像在偏離時，有否一個機制規定政府須公開交代理由，還是只說有困難，便不用作解釋？

主席，我們當然希望政府做到好像今天的議案或修正案提出的，設立一個定期檢討機制，而無須待議員下次提出議案，或有太多人提出反對聲音之後，政府才後知後覺地採取行動，甚至無知無覺地甚麼都不做，而是可以適時地定期檢討有關機制及指引，看看有關標準能否與時並進？

希望政府利用今次機會，好好地作出改善，令到各位同事提及的各區，包括我所屬的東九龍區有更多社區設施能夠緊貼《規劃標準》得到改善或獲得適時、適當的處理；又或是當局真有需要偏離《規劃標準》，便須把偏離的理由說得清清楚楚，以及有些甚麼替代方案，令到市民真正可以藉《規劃標準》而獲得保障。

今天討論的是規劃問題，我很想與同事分享，其實規劃問題可以延伸至家庭問題及青少年成長問題，為何我會這樣說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年10歲，搬進了一個新的住所，但樓下甚麼設施也沒有，公園、醫院、圖書館和一切社區設施皆欠奉，你的整個童年就是這樣度過。

我剛才說的情況，在香港確曾出現，而這個地方便是天水圍。天水圍北甚麼也沒有，但天水圍有一個地方叫宏逸廣場，很動聽的名字，卻只是一片石屎地，除了數張椅便甚麼也沒有，青年人可能會在那裏踢波或玩捉迷藏。天水圍曾有一個別稱，一個我不認同但甚具傷害的名字，便是悲情城市。

當知道一個地區如欠缺基本設施，是會對某一代人的成長構成影響，我們便不能怠慢。

然而，其後不知何故，這些清晰的標準變成了一籃子因素，包括人口組合、社區需要、附近公營及私營街市設施的供應等。

除可提供選擇外，最重要的是可以製造新的競爭者。

市民最基本的需要是住，但在住以外，其實還有很多基本需要。我在公屋長大，我認為大家不要小看公屋樓下那個簡單的公園，也不要小看公屋附近的圖書館，更不要小看屋邨附近的街市，全部都可能構成了當地居民的生活圈。

每55至65戶家庭應有一個街市檔位，或每1萬人應有40至45個攤檔，並不是憑空想象的，而是2009年之前的準則。我們希望尋回一些能夠令大家安居樂業的基本設施。主席，最後容許我重複，規劃問題絕對不止是規劃問題，規劃問題可以是一整代人成長的問題。所以，我很希望經過今天的討論後，局方能夠採納我們的建議，並緊記最重要的是，令市民有瓦遮頭並不足夠，香港人仍有很多其他需要。

主席，我發言支持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並希望集中討論社區設施，特別是教育設施和社會福利設施的問題。首先，關於幼稚園的學額，幼稚園學額在《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中屬於教育部分。主席，在教育設施方面，現時幼兒園和幼稚園的規劃標準是每1,000名3歲至6歲以下的幼童應設730個半日制學額及250個全日制學額，即是說在社區內，特別是新發展區內的公屋，大多數幼稚園的學額都是半日制，全日制學額則很少。主席，我經常到地區，其中一條鉛水屋邨啟晴邨，以及旁邊的德朗邨，兩條邨是相連的，各自設有兩間幼稚園，但兩間幼稚園都沒有全日制學額，而且學額根本不足夠。

政府經常說要釋放勞動力，但《規劃標準》卻完全沒有照顧這些新發展區屋邨家庭的需要。為何在1,000個幼稚園學額中，只有250個是全日制學額呢？這根本是供不應求的。所以，發展局局長是責無旁貸的，他沒有與時並進，了解居民的需要，以人為本改革《規劃標準》。我亦曾與教育局副局長討論這個問題，促請他盡快作出改革。

"換言之，連規劃標準也沒有，各區須自行視乎情況而定。結果現時兩歲以下全日制幼兒中心的名額，全港只有1,047個，即只有1,000多個，但同齡幼童卻有超過10萬人，即每97個幼童才有1個全日制幼兒中心名額，要接近100個人才有1個名額。

政府管治香港，卻無論是教育、醫療以至社會福利和社區設施均完全沒有標準，這是個怎樣的政府呢？這表示政府不單沒有管治的願景，更沒有執行的意志和標準。

主席，我一直考慮是否要發言。我對陳恒鑌議員提出的議案的其中一部分內容特別感興趣，因為香港現時約有70萬輛汽車，雖然路面交通設施頗為完善，但駕車人士可以把車輛停泊在哪裏？所以，我忍不住要談談泊車問題。

我現在還是屯門區議會議員，當時我大力支持在屯門L19區曾咀興建骨灰龕場，因為香港人口老化，人總有日會升天，應如何處理先人的身後事？

主席，今天有7位議員就我的原議案提出修正案，大部分都是在原議案的基礎上添加一些元素或補充，例如：盧偉國議員的修正案加入經濟元素，要求當局增加工商用地及基建配套，以及提出優化諮詢制度及簡化規劃程序等；易志明議員就泊車位問題提出修正案，要求政府在規劃上要有商用車及電動車的泊位需求；姚松炎議員則在規劃中加入長者友善的元素。我歡迎以上各項修正案，因為它們可以令我的原議案內容更豐富和完善，從而讓各政策局掌握本會的要求。

這點我在主體發言時已經提及。不過，她的修正案中有些內容我感到比較難以理解。

如果她的修正案獲得通過，便會令人覺得立法會在興建街市的立場退了一步。我知道麥議員過去一直要求當局興建街市，但她今次的修正案卻有少許反其道而行，因此我們不能同意這項修正案。主席，根據我在議會的經驗，同事在社區服務方面一般都希望更快獲得撥款，以及工程可以加快"上馬"。我在主體發言時提到專項基金的用途，純粹是希望加快一些有共識而無爭議的社區設施撥款。可惜，陳淑莊議員和梁耀忠議員刪去有關專項基金用途的內容，而他們在主體發言時也沒有就此作出陳述，所以我實在難以支持他們的修正案。最後，談到尹兆堅議員的修正案，因為在大方向上跟我們比較一致，所以我會支持。不過，他的修正案內容非常具體地陳列出很多數據及數字，有些更是用了舊的標準，例如在公眾街市方面他是引用了2009年使用的標準。這些標準至今已經歷了7至8年，是否仍然適用其實不得而知。

如果按照他的修正案提出的每85,000人最少10公頃標準計算，即每人只有1.1平方米，結果是不增反減。尹議員從事地區工作多年，我相信他不會刻意削減休憩用地，而可能只是一時看錯了或手文之誤。

主席，很多謝各位議員對我的議案提出修正案。希望我們一起努力，改善我們的社區。

主席，首先我要感謝各位議員今天就如何更好地規劃，以提供各項社區設施及服務提出了很多寶貴的意見。正如我今早在開場發言時強調，政府各相關政策局及部門會因應其負責的政策範疇及發展需要，適時制訂、檢討及更新相關的《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大原則是"以人為本"。在過程中相關政策局和部門自然會考慮收到的意見，有時亦會展開顧問研究，因此指控《規劃標準》修訂時沒有進行諮詢是不公道的。至於個別設施和服務的實施及推進時間，亦須視乎相關政策局/部門的資源運用優次，以及個別項目在工務工程計劃內的優次。一般而言，政府需要考慮當區人口、現有設施供應和使用率等因素，訂立實施項目的優次。根據過往的經驗，這些項目在實施的時間上往往未能符合議員或當區市民的期望。郭偉强議員在剛才發言所舉出的一些閒置用地例子，其實並不是閒置用地，該等用地已定了用途，只不過相關部門在落實其用途時，可能在資源的配合上跟不上，所以出現時間上的一大落差。主席，就議員所關注的問題，涉及不同政策局的範疇。我現在嘗試綜合回應其中數個重點，我的回應中未有覆蓋的，我會在會後把各位的意見轉達相關的政策局和部門，作進一步跟進和考慮。一公眾街市有多位議員都非常關心公眾街市這個議題，而早前立法會亦有就此進行討論。現時《規劃標準》建議在規劃公眾街市時，除考慮有關地區的人口外，亦應考慮其他相關因素，包括人口組合、社區需要、附近公私營街市設施及新鮮糧食零售店的數目等。就此，剛才鄺俊宇議員表示不知為何有此改變，鄺議員翻查紀錄就能了解，這是因應審計報告提出批評後經檢討的方案。政府明白，領展和私營機構營辦的街市有不理想和不穩定的因素，我們認為在情況許可下，應適當地加強公眾街市設施，包括興建新街市及提升現有街市的質素。食物及衞生局現時的構思是尋找合適的策略性選址，條件包括鄰近鐵路站和公共運輸交匯處，以及面積較大的用地，用以發展成跨區的"龍頭街市"。在未來10年，東涌新市鎮擴展區及洪水橋新發展區是兩個最具規模的新發展區，現時政府在這兩個地區分別物色合適的地點，以興建新的公眾街市。政府期望兩個位於策略位置的新公眾街市，可發展成跨區的"龍頭街市"，即服務範圍不單涵蓋東涌新市鎮擴展區及洪水橋，亦可輻射至整個東涌及天水圍地區。二社福設施在社福設施方面，政府一直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增加相關設施的供應。社會福利署會聯同其他相關部門，從公營房屋發展、私人發展項目、空置公共房屋單位及空置校舍中物色合適地點，以增加資助服務的供應。

至於私人發展項目，規劃署會因應社署提出的要求，協助物色合適的用地或項目，在規劃及技術可行並且有實質需要的情況下，通過在合適的政府擬售土地或鐵路物業發展項目中，加入適當的要求以提供政府、機構或社區設施，當中包括福利設施所需的樓面。現行機制具靈活性，亦能有效回應社會上對各類設施的不同需求，並善用珍貴的土地資源。

主席，我動議若稍後就"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及增加社區設施以優化生活環境"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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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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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命令若稍後就"更新《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及增加社區設施以優化生活環境"所提出的議案或修正案再進行點名表決，表決須在鐘聲響起1分鐘後進行。議員已獲通知，由於麥美娟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梁耀忠議員已撤回他的修正案。

我沒有保留我原修正案前部分的修正，因為對於"香港需要妥善的長遠規劃，以確保可持續發展"，相信立法會同事不會有異議。我亦沒有保留與較早時已修正的議案相同的內容，但我保留了原修正案中最核心的建議，即是政府當局應"優化長遠綜合城市規劃、落實全面及平衡的產業政策、增加工商業用地和基建配套"；"檢討及優化公眾諮詢制度，並改善及簡化規劃程序和執行機制"。我在剛才的主體發言中已經解釋這些建議背後的理據，亦相信這些建議有助於對今天的議題作進一步思考。我提出這項經修改的修正案，懇請各位議員支持。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盧偉國議員就經麥美娟議員修正的陳恒鑌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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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

易志明議員，由於麥美娟議員及盧偉國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的措辭，但你不可再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發表意見，亦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麥美娟議員及盧偉國議員修正的陳恒鑌議員議案。主席，我支持麥美娟議員和盧偉國議員的修正案，我的進一步修正是希望強調，日後的城市規劃必須關注交通配套設施，包括附設充電設施的各類車種泊車位，以及車輛維修工場等。剛才多位議員發言時提出，非常關注香港目前泊車位的問題，我希望我的修正案能夠得到各位議員的支持。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易志明議員就經麥美娟議員及盧偉國議員修正的陳恒鑌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陳淑莊議員，由於麥美娟議員、盧偉國議員及易志明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的措辭，但你不可再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發表意見，亦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麥美娟議員、盧偉國議員及易志明議員修正的陳恒鑌議員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陳淑莊議員就經麥美娟議員、盧偉國議員及易志明議員修正的陳恒鑌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尹兆堅議員，由於麥美娟議員、盧偉國議員及易志明議員的修正案獲得通過，我已批准你修改你的修正案措辭，內容已發送各位議員。你在動議經修改的修正案時，可發言最多3分鐘，以解釋修正案內經修改的措辭，但你不可再就議案及各項修正案發表意見，亦不可重複你先前的發言。你現在可以動議你經修改的修正案。
主席，我動議按照我經修改的修正案，進一步修正經麥美娟議員、盧偉國議員及易志明議員修正的陳恒鑌議員議案。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尹兆堅議員就經麥美娟議員、盧偉國議員及易志明議員修正的陳恒鑌議員議案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主席，今天有37位議員就本議案發言，可見本會對於《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的更新，非常重視。

主席，如果建屋遇到反對意見，應如何拆解？大多數的反對意見，都與泊車位問題有關。

我們要求政府更新《規劃標準》，政府就回答我說當局已一邊做一邊更新。2009年更新《規劃標準》的結果，是取消公眾街市與人口標準之間的關連；而在2014年，泊車位供應則因為《規劃標準》更新而縮減。這些都是非常荒謬的做法。

所以，我希望議員......較早前由於我對梁議員的某些言詞反感，所以我指正他，而他剛才則指正有關情況。說回泊車位的問題；我希望大家盡量幫忙解決泊車位供應不足的問題。我相信當局在2014年就泊車位供應更新《規劃標準》，是旨在善用地方和資源。可惜，在"兩頭縮"的情況下，現時泊車位供應嚴重不足。若在新建項目中出現長長車龍，我相信市民會對現時的規劃政策，甚至建屋政策，抱有很大懷疑，屆時他們不只會表達意見，更會懷疑有關政策和模式是否存在問題。因此，我希望局方因應今天這項議案，能夠盡快檢視《規劃標準》當中是否有不合理之處；若有，請局方盡快更新，亦請其他政策局提供協助。